港鐵公司於2017年投放在更新及保養資產方面的金額超過80億元，佔同年香港客運業務收入的182億元近44%。

東鐵線服務香港市民，正如陳議員說已有超過100年歷史。為與時並進，東鐵線一直不斷提升鐵路系統，個別沿線的車站先後進行重建或遷移，列車亦不時進行翻新工程，基建設施包括信號及軌道設備等也不時更新，以配合鐵路現代化計劃。例如，港鐵公司在2013年將管理東鐵線及馬鞍山線車務運作的火炭車務中心整合到青衣的控制中心作統一管理，以提升整個鐵路網絡的效率。自2014年起，港鐵公司亦在不同的東鐵線車站進行改善工程，包括增加出入口，合併車站大堂，引入較快速的牽引式升降機等，為乘客帶來更方便及舒適的乘車環境。時至今日，東鐵線設14個站，全長約42公里，每日平均服務約100萬人次。東鐵線見證了香港，特別是新界東、北新市鎮的迅速發展。為了配合沙田至中環線的工程，港鐵公司正為東鐵線的信號系統、列車及月台的設施，進行新一輪的提升工程，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及舒適的服務。就陳振英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一東鐵線整體而言一直運作良好。

因機件故障引致事故發生的事件，在每次發生事故後，監管部門均要求港鐵公司詳細查明事故原因，檢討應變計劃，並採取措施避免同類事故發生。

東鐵線現正進行信號系統更換工程，在新信號系統下，東鐵線的列車班次有能力由現時平均最高約3分鐘一班車，加密至大約2分鐘一班。港鐵公司會密切留意東鐵線的載客率，包括在沙中線開通後與東鐵線形成"南北走廊"的情況，適時檢討及研究方案。個別可行措施包括在新信號系統下盡量加密班次、加插短途班次行走繁忙車站、透過車站管理措施疏導客流、提供優惠紓緩繁忙時間列車高負荷情況等，以應付未來乘客量的需求。三運輸及房屋局計劃根據發展局和規劃署正進行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所設定的整體土地規劃，推展《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我們將會根據最新的規劃資料，包括跨境運輸數據，檢視本港2031年至2041年間鐵路和主要幹道等運輸基建的供求，並研究新界西北在2030年以後的重鐵運量。我們亦會將"明日大嶼願景"的相關規劃研究及策略性運輸走廊的建議納入研究，以及就《香港2030+》研究中建議在較遠期落成的策略增長區所需要的運輸基建進行研究，檢視擬議鐵路及主要道路基建的布局，以確保大型運輸基建的規劃能配合香港整體長遠的土地發展需要；同時亦會檢視相關的運輸基建對現有運輸網絡的影響，擬訂相應的對策。

主席，從主體答覆可見，受外界因素影響而導致延誤超過1小時的事故比例相對較高，雖然這類事件發生次數似乎不多，但考慮到對市民造成的困擾，其實1宗也嫌多。我在主體質詢第三部分問政府會否研究以地下快速鐵路取代東鐵線，因為這樣能減低受惡劣天氣的影響，甚至可因此釋放東鐵沿線土地，請問運輸及房屋局會否將這個選項也放在《香港2030+》的研究範圍呢？
主席，《香港2030+》的鐵路和主要幹道研究，是香港全面交通配套的研究。正如陳議員所說，由於東鐵線大部分都在戶外，所以當天氣惡劣，有塌樹情況或架空電纜受影響時，服務便會受延誤。至於能否在鐵路線之下再興建另一運輸設施，我們需要進行一個很詳細的研究。

我想跟局長計算一下。現時新信號系統每小時有27班車，舊信號系統每小時有20班車，多了7班車，載客量似乎增加不少。但是，當我們轉化以車廂來作統計，舊信號系統是12節車廂乘20班車，每小時有240節車廂，新信號系統是9節車廂乘27班車，即等於243節車廂，只多了3節車廂的載客量，這如何能解決現時九龍塘及大圍的擠迫情況？局長能否在這裏立此存照，表明你的方案一定能解決現時的擠迫情況呢？

第二，在沙中線的東西線開通後亦可有分流的作用，根據我們所作的初步估算，大約會有20%的影響。陳議員剛才提及的數字是非常準確的，以車廂數目來說，兩者相差並不太多，但透過剛才提到的班次安排和分流效果，我相信日後對東鐵線沿線居民會有些幫助。我們也會留意日後的社會發展，包括人口增長、交通流量和擠塞程度，適時作出跟進。

主席，東鐵線每天平均服務100萬人次，過去10年因事故停駛超過1小時的有11宗，市民不希望東鐵線再次發生事故。當然，我們非常感謝鐵路員工對鐵路維修工作的努力，盡量避免發生鐵路事故。正如剛才提及，現時東鐵線早上繁忙時段單程客量已經達57800人，十分擠迫，政府說現時東鐵線正在更新信號系統，以及為配合沙中線安裝幕門，並且列車會由9節車廂取代之前的12節車廂。我想問政府，沙中線工程現正出現延誤，對東鐵線現時各項設施更新工程有何影響？當局有何應對措施？

未來10年，新界東北加上皇后山的發展，差不多會為北區新增30萬人口。現時東鐵線已經非常飽和，甚至出現超負荷的情況，加上內地人經常來港購物或工作，每天有很多人往返，東鐵線載客需求越來越大。我想問局長，在這種情況下，局長可否加快研究，能否在北區安排一條直達市區的幹道？因為絕大部分市民也是由北向南到市區上班，希望當局加快有關研究，讓北區的交通問題盡快得到紓緩。

不過，我們也了解到，市民對頭等座位有不同的意見，有不少市民希望能夠繼續保留。我們稍後會與港鐵公司討論頭等車廂的安排。我多謝大家對新界北區人口增長的關注。

但是，我也想藉此機會向大家指出，香港的公共交通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

我們的交通政策是以公共交通為本、以鐵路為骨幹，但亦以其他公共交通安排配合。我們希望不同的交通工具都有既定的角色及功能，在各方面的配套下，為香港市民提供一個優質、暢順的公共交通系統。就林議員剛才提及的人口增長問題，我相信在《香港2030+》有關鐵路及主要幹道的研究中定會加以考慮。
主席，東鐵線是新界東居民往返市區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不少居住於馬鞍山線沿線地區的居民每天都乘搭鐵路前往九龍東上班。如果沙中線的鑽石山站、啟德站提早通車，將可以減輕東鐵線的壓力。政府有否評估沙中線局部通車在技術上是否可行？如可行，最快何時通車以方便新界東居民出行？

就大家的意見，尤其是沙中線局部開通來紓緩沿線地區居民的交通需求，港鐵公司正在研究中。主要考慮的問題，是局部開通的整體安排可否提供較大的運載能力，而相關的路面交通配套又可否配合得到，以至進行局部開通是否需要作出大型的改動，包括更改信號系統，而且在日後全面通車時，所作的改動又是否需要還原等，這些問題都是要考慮的。然而，就沙中線局部開通的建議，港鐵公司現時正在研究中。

我想問當局現時有否為港鐵公司制訂一個時間表，讓市民知道它就現時分段通車的方案進行的研究可何時完成？

主席，多謝容議員的補充質詢。基本上，就沙中線局部開通的概念，在發現了紅磡站的問題之後，港鐵公司已經着手研究。

所以，在時間表上，我們只希望港鐵公司盡快完成研究，並沒有一個既定的所謂"死線"，目的是把工作做好，把相關的考慮因素研究清楚，確保日後不論是局部或全面開通，都可以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

主席，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高達21萬。最近一項以不適切居所住戶為對象的調查的結果顯示，八成受訪者正輪候公屋，而當中三分一已輪候超過5年。受訪者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支援措施依次為：增建公屋、發放租金津貼，以及增加過渡性房屋。

政府非常關注市民的住屋困難，並一直多管齊下，積極增加短、中及長期房屋土地供應，以期從根本和長遠解決房屋問題。行政長官已於2018年施政報告指出，政府會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並承諾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七成應用於公營房屋。運輸及房屋局會在更新《長遠房屋策略》下未來10年的房屋供應目標時，考慮社會對公私營房屋比例的意見。正如鄭泳舜議員的質詢提及，公共租住房屋是解決不少居於不適切居所住戶的住屋問題的最根本方法。根據2018年9月的預測，在2018-2019年度至2022-2023年度的五年期，預計公營房屋總建屋量合共約為100,800個單位，當中包括約74,600個公屋/綠表置居計劃單位。此建屋量與之前4個五年期相比，見持續增長。除致力增加房屋供應外，政府亦一直採取不同措施紓緩基層住戶的住屋困難。就鄭議員的質詢，在諮詢發展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後，現答覆如下：一2017年施政報告指出，本屆政府會以破格思維，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以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的生活困難。運房局轄下的專責小組會統籌支援，在諮詢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後，按擬議項目的需要給予適切的支持和配合，包括就行政或法定程序提供意見和協助申請資助等。舉例而言，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營運的"社會房屋共享計劃"已推出多個項目，並一直獲香港公益金及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撥款資助運作費用。於深水埗南昌街私人土地上推行的"組合社會房屋計劃"亦已獲關愛基金撥款資助。地政總署的"地理資訊地圖"網頁以分區形式列出約850幅空置政府用地及其基本資料，供非政府機構考慮以短期租約形式申請租用作社區用途，包括過渡性房屋。個別用地是否適合作過渡性房屋，須視乎規劃用途地帶、用地實際情況包括地形和地勢、各種技術限制或所需基建配套等因素。發展局計劃在本月底徵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後，向財務委員會申請10億元撥款，為申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作各種短期非牟利社區用途的非政府機構提供工程費用資助。

參與計劃的業主須擁有單位業權滿10年，而單位亦須設有最少兩個睡房，其中一間由業主保留自用。房協正檢討計劃及收集市民意見，並會在有需要時調整計劃細節。2018年施政報告建議香港房屋委員會參考出租計劃的實施情況，考慮加入計劃。房委會會與房協密切聯繫，研究和考慮加入計劃的時間和具體安排。三政府各部門一直透過不同政策和措施，在房屋、社會福利及社區服務等各方面，為基層住戶提供適切協助。舉例來說，合資格人士可透過"體恤安置"或"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提早獲配公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在職家庭津貼"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等恆常現金項目亦為低收入住戶提供財政支援。我們擔心在當前房屋供應偏緊的情況下，租金津貼很可能會促使業主上調租金，間接使租金津貼變成額外租金，租客未必能得到實質的幫助。另外，為部分租客提供恆常的租金津貼，可能會增加租住房屋的需求，使租金上升，令那些因各種原因無法獲得津貼的住戶承受加租壓力，加重負擔。歸根究底，要解決因供應不足而引致樓價和租金高企的問題，持續增加房屋供應才是根本之道。政府會繼續和社會各界緊密合作，加快增建公營房屋，切實回應市民的住屋需求。

其實此說法只是政府一直以來用以拖延為基層市民提供租金津貼的藉口。工聯會一直有提出建議，假如政府擔心提供租金津貼會令租金上升，何不同時也考慮就"劏房"或用作不適切居所的處所制訂租務管制？

我們過往亦曾進行相關研究。

至於居住在公屋、收入屬於基層水平，但仍想購置居所的市民，政府亦希望能為他們提供置業階梯，讓他們拾級而上。這個政策非常清晰。

這10億元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須視乎實際需求，才再作出跟進。

為何政府寧願提供資助卻不自行承擔這項工作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政府並非卸責，而是考慮到政府工作的主次問題。此外，我們亦須籌劃應如何動員社會力量一起完成有關工作。
第四項質詢。

我們在今年9月起向市民派發全新的《憲法》和《基本法》合訂印本，方便市民認識《憲法》和《基本法》條文。在2015-2016至2017-2018的3個財政年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用於宣傳及推廣《憲法》及《基本法》的開支，分別約1,600萬元、1,600萬元和1,700萬元。在2018-2019年度，我們已預留約1,700萬元舉辦相關推廣活動。在學校教育方面，政府一直透過課程、學與教資源和各種學習活動互相配合，讓學生正確認識《憲法》、《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源起，以及其如何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教育局也發展了"憲法與《基本法》"單元，課程已在去年6月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供學校採用，內容涵蓋《基本法》的憲制地位、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香港居民的權利和義務、政治體制的基本特點等。教育局亦編製了《基本法》規劃與自我評估工具，以幫助學校檢視《基本法》教育在學校推行的情況。教育局也在校長、中層管理人員及教師的專業培訓課程內，加入《憲法》和《基本法》元素，闡釋《基本法》的憲制地位。學界普遍理解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是學校教育應當負起的責任，而各項相關學習活動和教師培訓的參與率亦持續上升。教育局會繼續與學校和其他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進一步完善支援措施，提升學與教的成效。向學生和教師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是教育局課程發展日常的工作，有關開支已吸納在教育局的經常開支內。在青少年方面，督導委員會轄下的本地社區工作小組，一直與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緊密合作，在社區層面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活動包括問答比賽、講座、出版青少年刊物，以及在公民教育資源中心設立專題展覽及互動遊戲等。民政事務局與公民教育委員會每年會透過"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及"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撥款資助包括以青年為主要對象的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活動。民政事務局在2015-2016至2017-2018的3個財政年度，用於上述推廣工作的開支分別為630萬元、350萬元和350萬元。在2018-2019年度，民政事務局已預留約600萬元進行相關推廣工作。展望未來，我們會提供機會讓更多年輕人可以通過親身體驗和實踐"一國兩制"，更全面和立體地理解《憲法》和《基本法》，以及國家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我尤其鼓勵年輕人多認識國家在未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建設，包括"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兩大重要的國家戰略，擴闊視野，了解如何透過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為香港和自己開拓更多可能性和發展空間。政府會繼續聆聽及吸納社會人士的意見，以進一步加強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我歡迎議員和市民提出建議，讓特區政府可以更有效地推動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局長的答覆我已經耳熟能詳，但我必須指出，政府過往對《基本法》的推廣流於表面。

所以，議員剛才提及市民要了解自己的身份，我相信透過政府解釋和理解《憲法》和《基本法》的內容和關係，以及《基本法》內提及我們的憲制地位、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但同時需要負上的責任，並全面進行推廣工作，一定能夠發放有關信息。

我記得我們過去在電視宣傳片也有使用類似的例子。這是方式的問題，我們可以就不同群組，採用多元化的方式進行宣傳。

感覺和感情一定是雙向的，我最近接見一群大學生，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整份《基本法》任由她解釋，甚至無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釋法，這叫通識科教師如何向學生解釋，《基本法》內原來有一條無形的"紅線"？

《基本法》清楚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大家也會同意，任何"港獨"主張均違反《基本法》，直接損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及領土完整。所以，這明顯與"一國兩制"絕不相符，也與我們的《憲法》和《基本法》的憲制地位不相符。

我們對這個問題絕對不能含糊。

如果我們發現現今的青年人有這種看法，我們會嘗試了解為何會有這種看法，以及如何可以將憲制地位、《憲法》和《基本法》的全面內容，透過比較客觀和理性的方式，作互相了解和討論，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共同目標和責任。

在學校內教授《基本法》和《憲法》本來是好事，但政府提供的教材是甚麼？我們看到在教育局的"憲法與《基本法》"單元中提到香港人的示威自由時，竟然有以下觀點：作出街頭抗爭，反映部分香港人的民主意識粗糙和膚淺。究竟政府提供的《基本法》教材是中立還是偏頗？諮詢了哪位《基本法》專家和學者？有否諮詢教育界和家長？

主席，多謝許議員的補充質詢。

例如，"憲法與《基本法》"這個獨立單元會使用15個課時教授，內容亦很清晰地分為不同單元，包括歷史背景、《基本法》的內容、如何保障香港各方面的發展、《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等。

我認識的《憲法》是用來界定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不受政府侵犯，但中共卻不是這樣用《憲法》，它拿來砍人，拿來實行專政。最近，立法會議員放在抽屉內那本《基本法》突然加厚，加入了《憲法》，也不知道是何時加厚的。《憲法》第一條是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透過第三十一條，對設立特別行政區及有關制度和政策作出規定，而《基本法》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的規定，是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亦因而《憲法》內有關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的規定，是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實施。我相信，如果我們了解《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當閱讀國家的《憲法》及《基本法》的內容時，便會更為清晰。
局長沒有答覆究竟香港人是否需要遵守《憲法》第一條？

所以，根據"一國兩制"，《基本法》列明的制度和政策是優先適用的，而有關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的規定，是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局長剛才的答覆提到，要全面認識《基本法》，整全推廣《基本法》。我想問局長，政府向學生推廣《憲法》和《基本法》之間的關係時，有否同時推廣例如《基本法》第二十六條提到香港人擁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第二十七條提到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示威和新聞自由等條文？如果沒有，政府就是選擇性推廣《基本法》，令市民片面認識《基本法》。政府在2017年刪除了《基本法》學習教材內有關香港人"人身權利和自由是個人最基本自由"等內容，從而避免向香港學生推廣《基本法》保障香港人享有的各項權利。局長在答覆時又提到，在回歸初期，即1997年主權移交初期，政府推廣《基本法》時較集中於具體條文的推廣工作，但近年還有沒有這樣做呢？如果沒有，就是選擇性推廣。
主席，多謝范議員的補充質詢。

所以，當我們進行推廣工作時，我所指的全面推廣是，我們不可只談權利自由，而不談身份、憲制地位或責任；同樣地，我亦不可只談"一國"，而不提"兩制"。所以，兩者必須並重，亦不可偏廢。所以，范議員剛才問到我們近日推廣《基本法》和《憲法》的工作，我們肯定要提到"一國"並同時提到"兩制"。當我們談及自由和權利時，亦不可把自由和權利說成完全沒有界限和合理限制，這點是很清楚的，這些都是在"一國"下的考慮。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不論是說國家改革開放4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或上星期國家主席會見香港代表團，當中所強調的信息，正正就是我們是在"一國"之內，但擁有兩種不同制度。我們需要運用所擁有的不同制度，發揮我們的獨特優勢，包括我們擁有的法律制度、其他方面的優勢，以及我們和國際之間的聯繫，這些是我們要保持、鞏固和強化的。

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人的權利，他沒有做到這方面的推廣工作。

主席，據報，港珠澳大橋於上月24日通車後，東涌湧現大批經大橋入境的遊客，令該處居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例如，日用品被搶購一空、食肆爆滿，以及有大批遊客在東涌巴士總站等候巴士往香港口岸，阻塞通道和發出噪音。雖然政府於本月9日宣布引入數項疏導遊客的措施，但情況未見大幅改善。

有見東涌近日的情況，政府在短時間內多管齊下，推出各項有助紓緩口岸和附近地區壓力的措施，改善有關情況。就尹兆堅議員的質詢，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按現行法例，內地入境旅行團沒有香港旅行社接待，並不一定觸犯法例。境外旅行社是可以組織旅行團來港的，關鍵是不能在港從事旅遊服務，即代客獲取在港的住宿、交通、觀光遊覽等安排。負責行業規管的香港旅遊業議會有清楚指引和規定，香港旅行社如接待內地入境旅行團，有關香港旅行社必須預先向旅議會登記，並提供予旅議會有關該旅行團的資料。當然，政府一直鼓勵和協助內地入境旅行社和香港地接社合作。過去4周，經大橋來港的旅行團登記總數由第一周的約70團上升至最近一周的超過700團。旅議會上周末亦派員實地考察，抽查結果顯示，經大橋來港的內地入境團中，約七成有香港導遊陪同，可見地接社的安排已逐步改善。正如我本月初在上海會見記者時指出，所有入境團皆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就有旅行團涉嫌違法經營一事，旅遊事務署早於本月初已向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通報事件。

警方及入境事務處正調查事件，目前暫未有人士被捕。二有見東涌近日的情況，政府已召開多次跨部門會議，作出應對。根據過去數個周末的經驗，經大橋香港口岸入境的旅客人次中，約有五分之一沒有轉乘本港的公共交通工具離開口岸到香港各區。

政府正與內地有關當局研究開通大橋東人工島予上述旅行團遊客，讓這類旅客無需進入香港特區境內就可遊覽大橋，並從東人工島折返珠海或澳門。此外，政府正着手安排在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內增設臨時小型店鋪或攤位，讓旅客購買簡單的手信。我們亦研究讓美食車在旅檢大樓附近和欣澳服務遊客。另一方面，運輸署已自今天起，就本地旅遊巴於口岸營運的安排實施新措施。在新措施下，已登記的旅遊巴營辦商只要在前一天晚上9時前，通過運輸署網上系統提交申請及完成簡單手續，就可在第二天進入口岸上客區上客。這項安排將有助香港本地接待社與內地入境旅行社合作，透過靈活調撥旅遊巴，紓緩東涌區內的人流。此外，穿梭巴士營辦商正全力籌備及測試供團體旅客預約服務的網上系統，期望於本周五起實施。旅行社或團體主辦單位可透過網上系統，購買翌日起或以後的指定日期及時段的穿梭巴士車票，亦可同時購買回程或來回車票。新安排將有助管理及調節各時段的客流，避免團體旅客集中在同一時段進出境，同時縮短旅客的候車時間。

雖然如此，我亦要感謝政府聽取我們的意見。例如，我們早前分析數據後，在第一天便建議應對該五分之一的非入境旅客實施分流、盡量加快及加強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商場的服務，以及開通東人工島讓旅客即時回程，無需進入香港境內。

主席，我希望局長答覆會否將旅遊簽注限制擴大，並且將"一周一行"收緊至"一年八行"。

在這方面，我們採取的措施與尹兆堅議員或其他議員提出的措施是一致的，着眼於能否減少這類入境旅客的數目。

我亦想在此提述另一點，當我們預計在黃金周或春節期間會有大量旅客訪港時，我們會進行跨部門工作，目的是減少或紓緩旅客來港的情況。當然，情況不斷變化，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

主席，大橋自10月24日開通至今不足一個月，每星期皆出現不同情況。不過，在政府與交通業界及旅遊業界保持緊密聯繫，因應出現的不同混亂情況採取應變措施後，我們已看到成效。局長剛才作答時所提供的資料顯示，雖然旅行團數目由首星期的70個增至上星期的700個，但東涌的混亂情況並沒有重演。因為業界與政府當局合作，把旅客分流至不同景點。

不過，局長剛才亦指出，仍有三成旅行團沒有登記，我認為情況並不理想。

在過去短短的三四個周末之間，我們已看到情況明顯改善。有部分入境旅行團最初可能沒有留意法例規定，因此我們已向內地有關當局作出清晰解說及發出指令，以免他們誤墮法網。

我認為，疏導和分流旅客只是將問題"掃到床下底"，而即使將東人工島變成一個只售賣奶粉的島，亦只是"治標不治本"。

不過，任何交通運輸工具都有乘載上限。我們最近已推出新安排，讓穿梭巴士承辦商預售團體車票，包括回程車票，以便內地來港旅客知悉有關交通情況。某程度上，這亦可算是從源頭作出限制。

每輛穿梭巴士的載客量和運轉時間基本上設有上限。

政務司司長根據《法律援助條例》動議的兩項擬議決議案。第一項議案：上調法律援助申請人的財務資格限額。第二項議案：擴大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涵蓋範圍。秘書處已書面通知議員，由於司長的兩項議案均與法律援助輔助計劃有關，本會會就這兩項議案進行合併辯論。合併辯論完畢後，本會會先表決司長的第一項議案。不論司長的第一項議案是否獲得通過，司長均可動議他的第二項議案。合併辯論現在開始，有意就這兩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會先請司長就兩項議案發言及動議第一項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第一項議案，予以通過。

法援是香港的基石，雖然今次的決議案沒有提到如何優化法援制度，甚至如何令在法援制度下工作的律師得到合理的報酬。我記得在2014年，時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就刑事法援制度發言時提出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現時法援制度忽略的一點。他說民事法援提供的援助遠高於刑事法援，這是相當古怪的做法，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公義是不會分民事或刑事的。如果大家仍記得，不久前政府將參與"佔領中環"的市民，以及一名之前參與公民抗爭的市民提告至法庭，他們全部被控以刑事罪行。當政府不單站在市民的對立面，並且運用其龐大資源、星級大狀、無窮錢財，盡最大力量利用法庭來制約反對它的人時，法援就顯得更為重要。法援是無權無勢無錢的人可與坐擁數萬億元的政府打官司的唯一途徑。所以，我們不單要擁抱法援制度，亦希望法援制度能夠與時並進，希望法援制度能向更多在社會上被欺壓的人提供足夠支援。大家也知道，如果對簿公堂的是政府或高高在上的集團和財團，普通市民是很難與之對抗的。

不同派別和不同背景的議員也希望能夠優化法援制度，令更多無法支付法律訴訟的香港市民得到協助。

當政府自己也訴諸很多法律行動，將不喜歡或反對政府政策的人檢控，狀告法庭，政府便更應讓我們覺得它沒有透過不合理的法援制度，令被欺壓的人得不到公義。

不過，幸好香港仍承襲舊有的法援制度，由回歸至今，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這是不容易的。很多與政府、甚至與中國政府同聲同氣的意見認為，應該大幅削減法援，甚至應加設重重限制，令更少人能夠申請法援。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務司司長動議的第二項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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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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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議案。

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規則》及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謹請議員支持議案，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振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振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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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10月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2018年證券及期貨規則》。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充足時間進行審議工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議案，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華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華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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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易志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為了有足夠時間完成審議工作，小組委員會同意由我動議一項議案，將5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8年12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代理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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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議案辯論。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田北辰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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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局長、各位議員，我在暑期休會前提出這項議案，當時整個政圈花了大部分時間處理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工程問題。

原來，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基建質素是多麼惹人疑慮。

獨立專家小組報告提出的建議有否執行呢？我在數月前從港鐵公司管理層身上學到一句說話："如今回首一看，可以做得較好。

如果港鐵公司管治不理想，對香港而言會是噩夢，這從上月全港癱瘓可見一斑。

這是否有可能呢？大家對政府和其監管有否信心，便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議題。我記得在數月前出現眾多傳聞時，港鐵公司發出聲明，指有人在外邊提出的傳聞會影響公眾對鐵路基建工程的信心。

但是，不幸地，之前的傳聞十中七八，雖不中，亦不遠，那麼是誰在影響公眾信心呢？

要挽回公眾信心，唯一可行而有效的方法是立即以行動補救，正如我認為要將紅磡站的混凝土牆鑿開進行檢驗一樣。有人很在意要問責，這當然重要，但如果只求問責，只更換一些人員而不改變其他做法，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我肯定在4年或6年後，我們會再說同一番話："如今回首一看，可以做得較好。

雖然這項議案延擱了數個月，要在施政報告發表後才能討論，但現在其實是更好的時機，因為特首亦正考慮分拆運輸及房屋局。

在信號系統方面，我想先談談原議案第三點，即"更新信號系統的投資策略。

很多人或許留意到我每星期皆說："新西迫爆、無路可用，若然沒有新鐵路時間表，我會反對所有新界西發展項目。

當然，我現在很高興聽到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計劃，包括興建一條貫通新界西和港島的路線，就是這條路線。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田北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4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陸頌雄議員、陳恒鑌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林卓廷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沙田至中環線工程、四線同日故障、票價年年增加，這些都動搖了市民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信心，令近40年的"金漆招牌"付之一炬。雖然港鐵仍然是世界第一的鐵路系統，但我感到它的質素下滑，市民亦感受得到。所以，市民對於港鐵公司的批評、議員對於港鐵公司的責備，我可以了解為"愛之深、恨之切"。我認為港鐵公司及政府應該接受及細心聆聽善意的批評。港鐵規模之大，可以追溯到40年前，當時政府進行了一項整體運輸策略。我多年來一直希望政府能夠再進行一次整體運輸研究，因為第一次的整體運輸研究建議興建地鐵；13年後，第二次的整體運輸研究落實興建機場核心工程及港鐵將軍澳線、西鐵線；在再接着的10年，落實了"鐵路為主"的運輸政策，亦制訂了《鐵路發展策略2000》。

這種"零散式"的做法不能對症下藥，亦不能夠對焦。我認為現時本港的交通運輸正面對內部及外部不同程度的問題，亦未能夠適應社會的改變。首先在內部方面，本港的社會結構、文化發展、生產方式、市民對生活質素的期望、溝通模式均出現了很大變化。港鐵公司以往的載客標準是每平方米站立6人，現時的標準是每平方米站立4人，但我們仍說十分擠迫，因為整個社會的內部結構及市民的要求已經有很大改變。

外部的大環境亦出現了很大改變，現時社會面對很多跨境交通問題，人們希望實踐"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人流、物流、商機都出現不少改變。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就整體運輸策略進行一次較深入的評估。

此外，市民希望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海綿城市"，一旦發生事故也有很強的恢復力，提升本港整體交通運輸工具的抗逆力。

當然，每個結果也不一定是大家喜聞樂見的，但兩鐵合併後亦有好處，例如合併後票價即減、轉乘閘機被拆掉，這些都是我們當時看到的好處。在11年後，回望當年，可能有人會批評當年支持合併的人"事後諸葛亮"，但有時候"愛國者導彈"都不及"馬後炮"來得準確，因為"馬後炮"一定十分準確。然而，我們亦看到"一鐵獨大"帶來的問題，包括現時的工程即使做得不到位，我們也沒有其他選擇，被迫要接受。

很多議員今天就改革鐵路監管提出了很多建議，對於田北辰議員的建議，我基本上支持。

田議員建議港鐵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必須具備工程背景，我覺得此提議表面上合理，擁有工程背景的人一定懂得監察工程。

這是下情不能上達的文化問題。

對於下層出現的問題，上層不能過於苛責。只要下層同事是向上層講事實、講道理，而上層也不應過於吝嗇，例如兩位都是會計師。會計師不一定吝嗇金錢，但會計師計算帳目會較精細，遇上問題第一時間取出計算機來計數。

我希望大家不要對錯焦點，我們未來可能看到港鐵公司物色行政總裁和主席，希望它不要設下這些限制，這是第一點。第二，港鐵公司為何會有下情不能上達的文化？我相信絕大多數港鐵員工也頗努力，特別是在壞車時，我知道他們通宵達旦不眠不休地維修，我們要給他們一個credit，我們要多謝港鐵的營運或運作有其優勢和專長，以及有港鐵員工付出的努力，為我們這個城市作出貢獻。

對市民來說，他們也沒有選擇，因為他們出行一定要乘搭港鐵。我希望政府和港鐵公司盡力研究如何令加價方程式回復到合理程度，令港鐵公司不用與市民對立。

其實，重整港鐵管治不止工程那麼簡單，所以我在修正案中提出一個我認為政府一定要做的事項。我先談一個老大的問題，便是我修正案的最後一點：研究全數回購港鐵。

出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回歸後港鐵公司承接了很多能力未及的工程，特別是高鐵。所以，得出的結果是，港鐵公司基本上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而政府也沒有。代理主席，我最記得路政署署長每一次前來，也令我們感到荒謬，說得難聽一點，負責興建橋樑的是他、興建中環灣仔繞道又是他、九龍中又是他，接着他來到立法會便談論鐵路出事，真可憐，其實大家也明知他無法處理的，他怎樣管理合共二三千億元的整個鐵路工程，包括最近南港島線、沙中線和高鐵等？

我不知道有多少議員願意為香港市民釜底抽薪，但如果仍然以現行的做法，仍然以小股東作擋箭牌，香港將會走歹運。

那便可以置身度外、推諉於下屬了嗎？不會這麼容易的，因為如果他為了自己，這些根本上的結構性問題一定要處理。發生問題時，港鐵公司便出錢作回饋，他一樣可以收取1,520萬元。

代理主席，田北辰議員提出"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議案，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議題。然而，我覺得難以理解的是，我們要重整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管治，便必須先了解現時港鐵公司管治有甚麼問題；而要了解港鐵公司管治有甚麼問題，可從我在上星期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港鐵醜聞得知，為何田北辰議員及一眾建制派議員卻投下反對票呢？我們不了解清楚有甚麼問題，又從何提出建議，要求港鐵公司重整管治？現在尚未調查清楚，各黨各派就各抒己見，提出各人對重整管治的建議。代理主席，我們看到沙中線和港鐵最近的運作狀況，真的令市民觸目驚心。我們看到沉降問題、剪鋼筋問題、不按圖則施工問題，還有四線癱瘓等嚴重事故，令人不得不擔心現時港鐵公司的管治是否已經失陷。理論上，政府要監管港鐵公司，港鐵公司要監管承辦商，承辦商要監管分判商。可是，我們又看到沙中線的情況是層層未能好好監管，層層問責變成層層卸責。

此外，政府委任的三人專家顧問團要求港鐵公司鑿開石屎檢查鋼筋造假的情況，但港鐵公司拖延數月後交出來的建議，專家顧問團說不符合統計學，不可能這樣檢測，將該建議退回港鐵公司要求重做。港鐵公司不斷拖延、不斷淡化事件，為何政府仍然要馬時亨續任半年呢？政府清楚知道他作為港鐵公司主席的公信力和領導能力已受損，但還是要委以重任。

其實，政府根本未能監管港鐵公司，未能做好監管的工作，所以陸頌雄議員說對局長很有信心，我卻真的難以明白他的信心是從何而來。

當然，我們認為在監管港鐵公司，尤其是其負責的鐵路工程方面，需要多些人手及專業人士，甚至要在政府以外聘請海外專家來監管。我們亦希望政府考慮，港鐵公司董事局是否應該引入民意代表，不要讓港鐵公司再以一種高傲的心態來作出管治及面對公眾的質詢。此外，在鐵路系統及信號系統方面，我們知道港鐵公司的東鐵線、港島線、觀塘線及將軍澳線這4條鐵路線，將於2019年至2021年完成安裝新信號系統，我們認為港鐵公司應盡快妥善安裝，因為過往很多重大交通延誤事故皆因信號系統出現問題而起。至於田北辰議員建議港鐵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位的其中一位應具備工程背景，其實我認為並沒有此必要。當然，港鐵公司董事局應該有一些具備工程背景的成員，但作為公司行政總裁及主席應具較高視野來帶領公司，監管好管理層及整個公司的運作，至於是否一定要具備工程背景，我並不認為有必要。

問題主要是關乎人的操守及責任心，如果一個人的操守和責任感有問題，即使他具備甚麼專業資格也沒有用。代理主席，我認為田北辰議員的議案要求成立獨立鐵路拓展署有一點架床疊屋的情況，因此我們民主黨會就田北辰議員的議案，以及陸頌雄議員和陳恒鑌議員的修正案投棄權票。至於郭家麒議員要求"研究全數回購港鐵公司餘下的股份"，我們認為這項建議具很大爭議，涉及龐大公帑，我們要很小心考量。所以，就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也會投棄權票。最後，代理主席，我想向局長及馬時亨主席奉勸一句話：兩位作為港鐵公司的監管人員，責無旁貸，這方面涉及非常重大的公眾利益，兩位應身先士卒，接受問責，而不是在出現問題時要求下屬問責辭職，自己則繼續"好官我自為之"。

就剛才數位議員的發言，我非常靜心聆聽，亦寫下大家的意見。綜合而言，大家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工程管理質素、改善營運安排、信號系統和列車控制系統的更新、改進鐵路公司的本質、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企業管治和問責、鐵路管理層的表現、近期發生的事故、將來鐵路發展的規劃、內部的機構文化、內部的溝通，以及對外的知會和通報等發表意見。總而言之，我感覺到大家的意見有其道理，亦感受到大家的提問，甚至建議都源於對港鐵的愛護，所謂"愛之深，責之切"。首先，我感謝田北辰議員就"重整港鐵公司管治"提出的議案，以及陸頌雄議員、陳恒鑌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林卓廷議員所提出的修正議案。香港擁有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系統，服務範圍遍及全港。香港的路面空間非常有限，市民亦關注路面交通對環境的影響，而鐵路是既環保又有效率的集體運輸工具，因此政府的政策是以公共交通為本，以鐵路為公共客運系統的骨幹。雖然鐵路系統的乘客量佔整體公共交通乘客量約四成三，但道路運輸亦有其優勢。相比鐵路，道路運輸能更靈活地提供點對點的交通服務。因此，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例如專營巴士、小巴及的士分別擔當不同的角色，為市民提供全面的服務和選擇。特區政府和各位議員一樣，非常關注近期被指質量出現問題的沙田至中環線鐵路工程，以及從這些事件反映的港鐵公司內部管治問題。特區政府在不同場合已清楚指出，鐵路安全茲事體大，政府會以最嚴謹的態度，尋根究底，對症下藥。我希望可以透過今天的辯論，闡述我們監管港鐵公司的機制，聽取議員的意見，以及回應議員的關注。已開通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和建造中的沙中線項目，均由政府全資擁有並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2008年勞氏鐵路亞洲有限公司的顧問報告中指出，考慮到當時港鐵公司於過去數十年在香港興建鐵路的良好往績，項目管理制度健全，在港鐵公司擔任高鐵香港段的"項目管理人"的安排下，建議就高鐵香港段項目的設計和建造採用"監察和核證"的模式，而路政署亦以"核實監督者"的角色監察作為"項目管理人"的港鐵公司，並同時聘請專業顧問進行監察和核證的工作，以更有效運用政府資源，避免與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責任重疊。路政署一直根據3層監察制度的框架，監督港鐵公司的工作。因應高鐵香港段工程發生的超支及延誤情況，政府在2015年1月公布《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獨立專家小組報告》，就高鐵香港段的推展作出檢討及提出建議，以改善高鐵香港段及將來政府承擔的新鐵路項目的推展及監察的制度、程序和常規。路政署已採取多項措施，加強對高鐵香港段項目的進度及財務狀況的監察工作，並把適用的監察措施應用於沙中線項目中。至於今次沙中線項目工程質量的事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早前於7月10日指令根據《調查委員會條例》委任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調查委員會亦會檢討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監督等制度，以及政府的監察和規管機制，並建議適當措施，以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的質量。委員會已於10月22日展開實質聆訊。此外，警方已展開獨立的調查工作，而屋宇署亦已就事件啟動《建築物條例》下的調查，以確定當中是否有違法的情況。運輸及房屋局亦於8月15日成立沙中線項目專家顧問團，由3名資深退休政府官員組成。顧問團會全面檢討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系統，並向港鐵公司和相關政府部門建議在推展沙中線項目時，應採取的額外管理和監察措施。專家顧問團的首份中期報告已於10月24日公布。政府已要求港鐵公司董事局嚴肅跟進事件，港鐵公司董事局已於8月7日批准及宣布重組管理沙中線工程團隊。如果日後調查確定事件與港鐵公司的管理不善及疏忽有關，政府會就事件導致的損失向港鐵公司追究。在新鐵路開通前，有關的建築結構、消防系統、逃生通道、列車、軌道、信號系統及供電系統等，全部都需要通過多重審核及測試。除了路政署外，不同的政府部門包括機電工程署、消防處、屋宇署、警務處、運輸署及環境保護署等，均會按其專業職能，在項目的不同階段就鐵路安全和設計提供意見，以確保新鐵路投入運作時已完全符合安全標準。議案提出應成立獨立的鐵路拓展署，專責鐵路工程。事實上，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設有專責分部，分別負責監察高鐵香港段項目和沙中線項目的推展。鐵路拓展處內亦有相關專業技術人員，就機電工程和建築圖則等方面提供專業意見，路政署會審視整個部門所有辦事處及工程項目的人員的編制，適時作出人事調配，有需要時亦會尋求增加資源，以配合路政署整體的工作需要。政府現階段對日後強化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或成立新部門專責處理鐵路工程的建議，保持開放的態度。原議案提出政府應同步規劃新發展區和鐵路配套，這與政府的取態同出一轍。剛才有議員就《鐵路發展策略2014》表達意見。就規劃至2031年的鐵路發展藍圖所涵蓋的7個新鐵路項目，政府會按照機制，在敲定任何鐵路方案前，就鐵路方案的具體走線、車站位置，以至實際推展時間表諮詢公眾，在取得議會的支持後作出最終決定。就郭家麒議員在修正案提到東九龍線和東涌西延線，港鐵公司於2017年7月底和2018年1月底分別向政府提交東九龍線和東涌西延線的建議書。運輸及房屋局、路政署和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正就建議書的內容進行詳細評估，並按照需要要求港鐵公司進一步提供資料，以及補充有關建議的細節，以確保建議切實可行，為社會帶來最大的裨益。政府會因應推展高鐵香港段和沙中線等項目的經驗，檢視新鐵路項目推展的方式，以及強化監察制度和架構安排。我再次重申，鐵路為骨幹不等於放棄道路運輸，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仍然需要繼續與鐵路服務相輔相成。當個別沒有鐵路直達的地區隨着新住宅項目落成而預期人口有所增長，運輸署會適時配合人口增長的步伐及因應乘客量的變化，考慮加強路面公共交通服務的建議。運輸及房屋局會繼續協調不同的公共交通服務以提高整體運輸網絡的效率、維持合理收費、紓緩交通擠塞，以及減少路邊排放。至於港鐵公司的企業管治，其董事局和高級行政人員各司其職。董事局專注處理公司整體策略及公司管治的事項，而日常事務則由行政總裁及由高級行政人員領導的執行委員會負責管理，並向董事局匯報。董事局成員包括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士，下設6個委員會，以更聚焦有效地商議與公司有關的不同事宜。財政司司長法團在委任董事局主席時，會考慮有關人士對港鐵公司業務的認識、專業背景、公共服務及其他相關經驗等。就港鐵公司管理層的薪酬水平方面，由薪酬委員會按既定機制釐定，而在決定每年向管理層職員發放與表現掛鈎的薪酬時，會考慮員工個人表現及港鐵公司在鐵路項目興建及營運方面的表現。剛才多位議員所發表的意見，我會如實向港鐵董事局反映，就日後檢討改善工作一併考慮。議案和修正案均提出多項就港鐵公司工程監管、招標制度、工程管理通報等方面的建議。正如之前所述，就沙中線項目工程質量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及專家顧問團，會檢討港鐵公司的相關制度、程序和做法，以及在各有關方面是否完備。調查委員會及專家顧問團並會建議適當措施，以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的質量。現階段我們不適宜就港鐵公司應如何改善其工程管理制度下定論。政府在道路、土地平整、政府建築物等的工務工程所採用的招標制度和對承建商工程監管的要求，對港鐵公司亦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在招標制度方面，政府工務工程合約的招標制度是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而訂定，招標工作須以確保服務質素及符合經濟效益為原則。工務部門在評審工務工程標書時，在考慮標書價格的同時，會詳細考慮投標者的技術質素及過往服務表現。承建商監管方面，根據《承建商管理手冊》，工務部門會每3個月為參與工務工程的認可承建商進行表現評核，旨在促使表現欠佳的承建商盡快自我完善。如果承建商表現持續欠佳或涉及不當行為，當局會按既定機制對有關承建商採取合適的規管行動，包括暫時取消競投資格，甚至從認可名冊上除名。有關的採購指引及《承建商管理手冊》均已上載於發展局網站，供業界及其他機構參考。議案中提及強化港鐵公司就工程事宜的通報機制。對政府而言，港鐵公司作為沙中線的項目管理人，有責任確保施工的質量符合相關委託協議的要求，並在施工期間須確保承建商和分判商的施工符合標準，當中涉及港鐵公司內部，以及承建商和分判商與港鐵公司之間的通報安排，港鐵公司有責任確保上述通報安排有效運作，讓管理層及時介入，處理各項與工程有關的問題。至於港鐵公司與政府之間的通報機制方面，現時在一般情況下，港鐵公司須向路政署報告包括對工程進度、工程費用及安全有影響的事情。此外，港鐵公司亦須就不同事故，例如導致有人受傷、引致公眾或媒體的關注等事故，因應其嚴重程度盡快向路政署通報。議案提出港鐵公司應定期檢討其更新信號系統的投資策略。港鐵公司有一套全面及嚴謹的資產管理系統及維修保養制度。為了增加鐵路可載客量及進一步提升服務的整體可靠度和效率，港鐵公司將為7條鐵路線引入新信號系統。同時，為配合沙中線將來的運作，港鐵公司亦安排更換東鐵線的信號系統。上述的工程會由2019年至2026年分階段完成。就林卓廷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特區政府必須加強監督更新信號系統工程的建議，《香港鐵路條例》訂明港鐵公司在專營期內任何時間均須維持妥善而有效率的服務。機電工程署及運輸署會繼續在更新信號系統工程期間密切監察鐵路安全及港鐵公司的表現。就陳恒鑌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應加強港鐵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議，政府一直鼓勵包括港鐵公司在內的公共交通服務營辦商在顧及財政穩健的前提下，盡量提供適切的票價優惠，以惠及市民。政府和港鐵公司在2017年3月完成票價調整機制的第二次檢討。新機制以直接驅動方程式、公開和客觀數據為基礎，機制內"服務表現安排"及"分享利潤機制"，亦在去年檢討後作出調整，以回應社會對票價水平的關注。就郭家麒議員在修正案中提出回購港鐵公司的建議，正如我剛才提及，政府一直以鐵路為公共交通的骨幹，為此設有周詳的發展計劃和嚴謹的監管制度，以確保安全及服務質素。就港鐵票價，政府與港鐵公司於去年就第二次票價調整機制檢討的過程中，政府充分為市民把關，使檢討後的機制更回應到社會對票價、港鐵公司利潤，以及市民負擔能力等問題的關注。同時，政府一直積極履行港鐵公司大股東的責任，不時向港鐵公司董事局及管理層反映市民對港鐵運作普遍關心的事宜。現時港鐵公司董事局由20位成員組成，當中4位為政府董事，而主席亦由政府委任。主席及各政府董事就港鐵公司發展方向在董事局內表達意見，亦密切監察港鐵公司整體策略及營運情況，並不存在港鐵公司管理層只顧及小股東利益的情況。事實上，港鐵公司作為上市公司亦一直致力履行其社會責任，包括每年投放大量資源提升及更新鐵路資產、優化車站設施等。政府及港鐵公司不時向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度，詳情亦可參閱港鐵公司的年報。政府深明市民大眾對港鐵公司作為香港主要交通服務營運者的要求及期望與日俱增，我們必定繼續透過現行的機制及不同渠道，在立法會及公眾的監察下，監察並督促港鐵公司維持其高效的整體營運，為市民提供安全及可靠的鐵路服務。因此，政府沒有計劃回購港鐵公司。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接連被揭發多項工程出現質素問題，近期又經常出現信號系統故障，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就着今天"重整港鐵公司管治"議案，我想根據個人經驗和專業知識，提出數項意見供政府和港鐵公司考慮。第一，董事局的職能。早前港鐵公司在召開特別董事局會議後，承認目前的通報機制不理想，決定指示董事局轄下的工程委員會檢討沙田至中環線的管理過程和程序。工程委員會負責監察港鐵公司100億港元以上的工程項目，但委員會的職責明確不包括監察管理層的表現。港鐵公司董事局現時轄下有7個委員會，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任何董事局層面的委員會均應在相關的領域上負責監察管理層的表現，甚至把相關領域的表現列為企業整體考核項目的一部分。港鐵公司本身並非以工程為主營業務，但考慮到政府經常將大型的鐵路建設委託他們承建，工程委員會亦應該獲得適當的授權來監察管理層在工程方面的表現。此外，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亦有委派官員出任非執行董事，而局長剛才表示有4位。不過，從近日發生的連串事件可見，這些非執行董事似乎未能發揮他們應有的監察角色。究其原因，是官員日常已疲於奔命，未能再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監察港鐵公司，或是官員仍未能充分掌握作為政府派出董事需要履行的職責？我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也曾提出這個觀點，希望政府予以深思和檢討。第二，董事長與總裁的分工。一般而言，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為了避免權力過分集中，董事長和總裁分別由兩人擔任，兩者之間的分工明確，董事長負責確保董事會適當地履行職能，貫徹良好的公司治理常規及程序。總裁則負責領導管理層，推行董事會所採納的重要策略。

董事局主席負責的是機構的策略方向，而港鐵公司是提供集體運輸服務的公司，主席的專長應該在於運輸服務的策略。港鐵公司本身的業務範圍相當廣泛，如果行政總裁需要對所有涉及的業務也有專業的背景，相信尋覓合適的人才將會是新的難題。第三，績效考核。每間企業均有評估其管理層表現的關鍵績效指標。我不太清楚港鐵公司現時的KPI有否包含工程質量，如果沒有，我希望政府派出的董事在董事局上倡議將工程質量增列成為港鐵公司管理層KPI的考核項目之一。而每當港鐵公司調整票價，我都聽到社會上有很多聲音指港鐵公司近年事故頻生，問為何每年仍可依舊加價？所以，主席，為了回應公眾對港鐵公司工程質素的關注，我建議考慮將工程質素加入為申請調整票價的考量，促使港鐵公司認真對待工程及維修方面的質量問題。第四，內部舉報。為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要求，所有上市機構一般也會制訂"員工內部舉報管理政策"，保證員工內部舉報或管理機制的適當性。員工可以向稽核單位或直接向稽核委員會主席舉報，甚至可以選擇匿名舉報，再由稽核單位對舉報的事項進行獨立調查，對舉報涉及的問題提出改進建議，並將調查結果向稽核委員會及管理層報告。港鐵公司的年報也有提及其舉報政策，不過這個舉報政策的範圍只針對公司的財政、法律或聲譽上構成或可能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事宜。政策適用於所有的僱員、與公司進行交易的人士及一般公眾。我也不清楚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任何內部舉報工程質量的個案，但我期望在是次事件後，港鐵公司會鼓勵持份者利用現有機制，舉報工程質量的問題，讓香港市民可以安心乘坐港鐵出行。港鐵公司是甚具質素的公司，運作一直良好，讓香港的鐵路系統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可是工程施工的連番失誤，令市民的信心有所動搖，我相信政府派出的董事須要有針對性地強化港鐵公司的管理，挽回市民的信心。

至於回購港鐵公司股份的建議絕不可行，我會表決反對。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田北辰議員提出"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議案。較早前，我們辯論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沙田至中環線工程質量的問題時，已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工程質量，以及監管機制進行深入討論，所以我在這裏不再詳述。在我進入正題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數字。根據港鐵公司2017年的全年業績報告，香港客運總乘客量達到20億人次，單是本地鐵路服務的車費收入已經達到128億元。港鐵公司在公共交通市場的佔有率高達49.1%，巴士則佔34.9%，可見市民出行極為依賴港鐵。主席，在統計數字上，港鐵公司可以交出可靠度超過99%的亮麗業績。但是，按照市民日常乘車的經驗，我們不得不承認，港鐵公司近半年發生的事故，包括沙中線工程質量、沉降問題和四線故障等，均令每天上班擠港鐵的市民情緒崩潰，對港鐵公司的信心日漸"沉降"。政府的長遠規劃和發展策略，均以鐵路為新發展區的公共交通骨幹。回歸後，香港進行的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均與交通網絡有關，包括剛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即將通車的蓮塘/香園圍口岸，以及由港鐵公司負責項目管理、問題叢生的沙中線等。根據《鐵路發展策略2014》，未來政府還有7個鐵路項目，包括屯門南延線、北環線、東九龍線、東涌西延線、北港島線、洪水橋站和南港島線，預計總造價超過1,100億元，我們絕對不希望未來的鐵路項目成為沙中線的翻版。鐵路事宜涉及機電工程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路政署和運輸署等多個政府部門。路政署設有鐵路拓展處，人手編制大約是100人，負責實施鐵路項目，規劃香港未來的鐵路擴展。礙於香港同時間進行的鐵路項目實在太多，有資深工程界人士認為，政府管理工程的人手不足，未能針對港鐵公司作足夠制衡，未能發揮監察者的角色，導致工程問題頻頻爆發。主席，鐵路拓展處固然有改善的空間，但究竟應該成立獨立的鐵路拓展署，還是優化現有的鐵路拓展處，我抱持開放的態度。在港鐵沙中線的事件上，關鍵是要強化政府目前監察與通報機制的透明度，提升港鐵公司對承建商工程監管的要求。只要解決到以上兩個問題，任何方法我亦會接受。除了監管機制，我也想談談新發展區的鐵路規劃。政府一直沿用"需求主導"的模式帶動規劃，即是首先規劃居住人口、該區經濟結構和規劃主題，從而推算房屋、商用樓面數量和社區設施分配，再以基建作配合。不過，需求主導的模式有其缺點，未必能夠預留空間和容量，面對未來各種不明朗的因素。因素之一，是近年經常遇到的新發展區發展，往往因收地等種種問題滯後。政府2014年公布的《鐵路發展策略2014》規劃框架只能覆蓋到2031年。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的預計落成年份已延至2031年，由最初規劃到落成長達23年，甚至會更長；洪水橋和元朗南的預計落成年份是2038年。現在規劃的鐵路網絡究竟能否應付未來的新增人口呢？我十分希望政府官員能夠解答我這個問題。目前，港鐵西鐵線的載客量已屆飽和。屯門公路、青山公路天天塞車，我接獲不少新界西居民投訴，每天上下班期間的車廂總是"迫爆"的。他們擔心新發展區落成後人口劇增，日後連車也擠不上。所以，既然政府決心以鐵路為骨幹，更應該頻密地檢視新發展區和鐵路的配套，是否能夠配合最新的人口規劃變化。主席，對我來說，我們正在辯論的議題的出發點十分簡單，便是讓市民上班不遲到、上班時段不塞車、乘車時不用擔驚受怕。希望我們今天的辯論能夠集思廣益，推動香港鐵路服務做得更好，更符合市民的期望。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認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管治必須重整。一直以來，多個大型工程嚴重超支和延誤，服務質素不斷惡化，三數天便有一宗壞車事故或系統故障。港鐵公司每年加價，卻不能提供應有的服務，市民或消費者則要付款給他們，這樣是否公道？再加上最近一連串沙中線的工程問題，更暴露了港鐵公司的工程監管機制失效，管治腐敗，內部溝通斷層，危機管理不足，我認為這些問題必須迅速徹底整頓。最近，沙中線工程的醜聞越鬧越大，多個主要車站的工程均被揭發有問題，而承建商竟然隻手遮天，令本來已經嚴重超支和延誤的1,000億元沙中線淪為天價的"豆腐渣"工程。

以土瓜灣站為例，承建商在更改結構牆的鋼筋設計前，應該必須獲得港鐵公司批准，但是，港鐵公司管理層竟然表示對鋼筋被剪走一事並不知情。當路政署要求港鐵公司提交事故報告時，港鐵公司以"放假"為由，拖延一天才提交報告，這些做法是否離譜？而且，港鐵公司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亦非常含糊，很多疑團並未被解開。例如報告提到一名港鐵公司駐地盤監工曾經留意到鋼筋被移除，但是，他不但沒有向承建商採取行動，更沒有向上司匯報事件，當中究竟有甚麼問題，是否想包庇某人呢？港鐵公司內部的中、上層究竟是否知情呢？還有，承建商在港鐵公司調查的過程中拒絕與港鐵公司會面，但是，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竟然公開向記者承認對承建商禮頓"無符"，這樣又是否離譜呢？上層管理腐敗，前線監督失效，危機處理遲鈍，教我們如何相信港鐵公司還有能力承擔大型工程，以及繼續管理整個港鐵的運作呢？事實上，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擁有近七成半的股權，換句話說，即是香港市民才是港鐵公司的最大股東。但是，一直以來，政府對港鐵公司的監管形同虛設，同時亦只是一隻"無牙老虎"，令港鐵公司猶如一個獨立的王國，從來不當自己是公用服務提供者，事事只以股東的利益為先，變相置市民利益於後。例如在票價方面，一直以來無視市民的負擔能力，每年加價。雖然政府引入"可加可減"機制，但事實上這個機制只會加而不會減，任由港鐵公司不斷賺大錢。在工程方面，我剛才也說過，為確保準時通車，對於工程的質素和程序等馬虎了事，把工程的責任也一併外判，更令我們感到有包庇承建商之嫌，在調查報告中有很多地方故意隱瞞，好像為承建商說詞一樣。

我認為香港市民已經忍受多年，政府在監管方面亦懶惰多年，到今時今日，我覺得這種情況必須作出大改變。我認為短期內當然要加強對港鐵公司的監管，以及要求港鐵公司強化工程通報機制，並且制訂懲罰機制，例如減收項目管理費，或者把港鐵公司的服務表現和工程監督的質素與港鐵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等人士的薪酬和花紅掛鈎，迫使他們真真正正地負責任。

所以，我認為政府有此承擔能力，這樣做我相信對港鐵公司有好處，對市民的安全和利益更有好處，我希望政府能夠慎重考慮。

這是無法迴避的，我絕對不希望這些癱瘓事件成為我們的慣性集體回憶。

過去在2013年、2014年及2017年，罰款數字超過2,000萬元，證明也癱瘓了不少次。

雖然政府現時是港鐵公司最大持份者，但我們也要從商業角度來思考。其實營運的負責人及董事，縱使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但我也認為，整個董事局一定要受到扣減工資、扣減花紅等罰款處分，才能夠感到切膚之痛。

究竟法律責任在哪裏？此外，工程師一定考慮安全問題，這點我不重複。可能我們聽得多也相信，現時這些所謂"醜聞"不會影響通車後的安全，但不能夠忽視public perception，這是很重要的。我也勸諭過我很尊重的馬時亨主席，其實他為人很好，但出現這種問題後，還傳出政府希望他再續任3年的消息。

為何不會有"第二把交椅"、"第三把交椅"接手呢？港鐵公司的管治架構是否長期出現問題呢？我覺得政府不可以只說這個人能幹，能夠解決問題，它有否考慮過公眾的感受呢？

我也問過工程界的朋友，他們說不是，其實世界已改變，建造了這麼多條鐵路。當年只有禮頓，現在為何不可以招攬競爭呢？所以，我覺得市民真的不太明白。即使港鐵公司解釋安全沒有問題，但大家現在對它已經失去以前的信任，代價相當大。我覺得在出現這些危機的時候，港鐵公司首先要做些好事，通過"可加可減"機制，以示自己真的有社會責任，真的"可加可減"。

受影響地區的市民，有些以前一直投訴，有些是今次沉降後才懂得投訴或求助的。用調解方法很合理，大家省回打官司的費用，向這些有困難的人士作出補償，讓他們維修房屋後再出售，他們便服氣，不會演變成一個"政治炸彈"。所以，我覺得當局一定要記着，港鐵公司是香港唯一一間重要的交通樞紐機構，一定要考慮政治的問題，不單是工程方面。我希望局長今次聽得明白，聽得懂，而且真的為港鐵公司的管治架構帶來一個突破性改革。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議案。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為我們興建及營運了11條鐵路線，當中的沙田至中環線大圍至紅磡段能否在明年年中通車，仍是未知之數。

主席，我發言支持田北辰議員提出"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議案。
我支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為了700萬香港市民的出入安全着想；以及第二，是因為我不想看到鐵路項目淪為"豆腐渣"工程，影響旅客對香港的良好形象，繼而影響旅遊業發展。

最近"四線全倒"的事故令數十萬名市民在出行及上下班時受到重大影響，累及香港的國際形象。較早前，沙田至中環線紅磡站、土瓜灣站及會展站相繼被揭發工程醜聞，包括漏水、剪鋼筋、不按圖則施工，可謂每次新鮮，每次嚴重。一系列的事故證明港鐵公司無論在工程監管、通報機制，以至整體公司管治皆存在眾多漏洞，當中不少存在已久。如果我們現在仍不正視問題，促請政府重整港鐵公司的管治，便等於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結果只會令港鐵公司的管治越來越差，越來越多問題。我相信大家皆不想看到這情況。常言道："期望越高，要求越高。"港鐵公司不止是一間普通的上市公司。對內而言，港鐵公司肩負興建和營運香港鐵路的重任，一旦管治出現問題，輕則服務質素下降，出現車廂擠迫、班次延誤，影響市民出行，重則出現重大安全事故，或一如沙中線工程般，出現工程質素問題，危及香港市民的出入安全。所謂"民生無小事"，關乎市民出行安全的問題，大家更不能有絲毫鬆懈。因此，我認為政府對港鐵公司的管治要求應"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只有這樣才可以提升港鐵公司的服務質素，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主席，港鐵公司管治的好壞不但關乎市民出行，亦關乎香港公共交通的形象。曾幾何時，港鐵公司所提供的快捷便利鐵路服務曾獲大家讚賞，尤其是在推出八達通卡後，更叫人"豎起大拇指"。無奈的是，近日頻密的列車延誤事件，令越來越多市民對港鐵公司的服務有所不滿，而港鐵公司負責興建和營運的鐵路項目更不時被揭發超支及工程延誤等問題，以致民怨升級。如今"四線全倒"及沙中線被揭發工程質素差勁等一系列問題，更令市民對港鐵公司失去信心。港鐵公司的服務每況愈下，試問政府還有甚麼理由不檢討對港鐵公司的管治呢？如果現在仍對港鐵公司聽之任之，不敦促其改善公司管治、提高服務質素，我相信不多久，港鐵公司便會淪為"劣質服務"、"'豆腐渣'工程"的代名詞。難道大家想看到這情況嗎？因此，面對出現眾多問題的港鐵公司，我希望政府不能只說句"遺憾"、"失望"，或請大家互諒互讓便作罷，而要全面認真檢討港鐵公司目前的監管制度及處罰機制等是否存在不足，繼而採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提升港鐵公司的服務質素。這才是政府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應有的責任。最後，我希望港鐵公司在追求盈利的同時，亦能肩負社會責任，把市民的出行安全及便利放在工作首位。我更希望港鐵公司的管理層在享受高薪厚祿之餘，要懂得自我反省，不要待問題出現後才"賴地硬"、"賴天時熱"，而是要問自己是否愧對薪酬、是否符合公眾期望。此外，港鐵公司更要認真檢討在服務市民、企業管治及工程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繼而及時改正。

主席，田北辰議員動議的原議案，主旨是促請特區政府採取一些措施以重整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管治。作為一般原則，相信本會不同黨派議員對此不會有太大異議。畢竟，港鐵是本港公共交通運輸網絡的骨幹，日均客量達400多萬人次。近年，港鐵公司在服務質素、工程監管等方面出現的一些問題，引起了不少社會人士的關注。香港特區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大股東，無疑有責任優化對港鐵公司的監管，確保鐵路服務既便捷又安全。港鐵沙田至中環線工程出現的一些問題，特別是紅磡站月台剪短鋼筋事件涉及公眾安全，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反映當局有必要加強政府作為港鐵公司大股東的角色和功能，在監管工程項目、優化企業管治等方面作出實質的改善。主席，如何改善整個監管架構，加強社會監管力度和透明度，以避免工程失誤和延誤呢？如有嚴重的失誤或延誤，又如何適當處理和適時與公眾溝通呢？這些都是政府與港鐵公司需要深入檢討和研究的問題。眾所周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7月10日已通過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委任夏正民先生為主席兼委員，並委任倫敦大學學院建築和基礎建設政策教授Peter George HANSFORD為委員。調查委員會已在10月22日展開正式聆訊。至於調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首先當然是調查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的連續牆及月台層板建造工程所出現的問題。同時，調查委員會還有一個非常明確和清晰的重要職能，就是必須就港鐵公司的項目管理和監督制度、品質保證和品質控制制度、風險管理制度、工地施工監督和控制制度及程序、通報政府的制度、內部溝通及與各持份者溝通的制度和程序等，在各有關方面進行全面檢討。調查委員會亦會檢視運輸及房屋局與路政署所採用的監察制度是否完備，並會審視屋宇署對鐵路設施建築工程的規管是否完備。調查委員會更會按調查所得結果建議適當的改善措施，以促進公眾安全和保證工程的質量。夏正民先生及Peter George HANSFORD教授的專業知識和調查經驗相當豐富，我期待獨立調查委員會能夠如期完成調查，並得出有建設性的建議，提升港鐵公司在施工管理和程序上的可追溯性和風險管理。主席，關於如何優化港鐵公司的監管和匯報機制，以改善工程管理和企業，我過去在議會內外曾透過不同渠道向有關方面提出一些建議。我認為其一，當局應增加委任資深工程專家進入港鐵公司董事局，以協助監督各個工程項目和進度；其二，政府需與港鐵公司研究新機制，以加強工程項目監管，優化重大事故的協調和處理等職能。特區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應考慮增派政府代表加入董事局。

了解業界運作的人士均覺得此舉是反應過敏，流於形式，只會增加額外的工作量，拖慢工程進度，以及減低工程施工運作的靈活性，對於工程安全和質量監控並沒有實質幫助。此外，陸頌雄議員、陳恒鑌議員和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異口同聲要求引入懲罰機制，按港鐵公司的服務表現及工程監督質素扣減相關管理層的薪酬和獎金。我認為這些建議值得商榷，因為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場運作的原則，港鐵公司亦是上市公司，上述問題只適宜由港鐵公司董事局或股東大會商討決定，任何外部干預均是不適當的。至於郭家麒議員的修正案提到特區政府應全數回購港鐵公司餘下的股份，以便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一併監管港鐵公司的整體營運，這顯然是不切實際，不值一駁。主席，我認為特區政府確實需要回應社會的訴求，重整港鐵公司的管治，確保鐵路服務既便捷又安全。對於田北辰議員的原議案及數位同事的修正案所提及的各項建議不妨參考，但卻不宜照單全收，尤其應認真審視有可能衍生的副作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與很多海外國家及地區比較，香港的鐵路服務已經不錯：快捷、安全、方便、準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多年來在香港及海外屢獲殊榮，很可惜，數年前發生的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超支及延誤事件、早前曝光的連串沙田至中環線工程問題，以至因鐵路信號系統故障而引發四線服務同時中斷的事件，大大削弱了市民對港鐵公司的信心。對於沙中線事件是否涉及疏於監管、有人知情不報，以至須要問責等問題，特首委任的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現正進行聆訊，徹查事件。立法會在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前，就重整港鐵公司管治進行辯論及提出改善建議，是值得政府及港鐵公司研究及跟進的。原議案提出的不少建議，我都是認同的，包括要求政府同步規劃新發展區及其鐵路配套。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願景"，強調要運輸基建先行，研究興建一條貫通屯門、北大嶼山、中部水域人工島與港島北部的主要運輸走廊，我認為應該可以回應到相關的建議。對於要求港鐵公司檢討內部招標制度，不應偏重價低者得的原則，這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除了港鐵公司要檢討之外，政府亦要進一步優化工務工程項目的招標制度，包括應該更着重投標者過去的表現、工程質量、設計創意及技術創新、重用本地人才，尤其是年青的專業人才等，並且應盡量在可能的範圍之下，把工程細分，以給予中小企業更多機會，增加競爭，亦防止壟斷。不過，有關成立獨立的鐵路拓展署的建議，我是有所保留的。我認為事件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相關政府部門人手不足，尤其缺乏真正熟悉鐵路工程、具備相關豐富經驗的專才。要解決現時的問題，我覺得不是單靠成立一個新部門便可解決。政府必須加緊培訓自身的鐵路專業團隊，加派政府人員直接參與各項鐵路工程的規劃、設計、施工、監工及驗收等工作，減少過分依賴港鐵公司及外聘顧問代為監管。對於規定港鐵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其中一位必須具備工程背景，我亦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港鐵公司業務相當廣泛，除了興建鐵路及車站，還有營運鐵路服務、物業發展及管理等。所以，主席和行政總裁未必一定要具備工程背景，可以是其他方面如財務、法律、行政及人事管理等不同範疇的專才。事實上，不少跨國大型企業的主席及總裁，都不一定是有關企業某一項業務的專家，但他們亦可以有效地管理好整個企業。港鐵公司現時已經設有工程部及工程總監一職，負責監督及管理港鐵公司旗下的工程項目，不應該因為有關部門人員未能發揮應有功能，便將責任上移，要求行政總裁甚至企業主席越級直接管理。不過，我支持港鐵公司委任更多具備工程背景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工程監控提供一些獨立的意見。最後，有議員建議按重大鐵路服務出現失誤的次數，扣減港鐵公司主席及其他管理層的花紅及董事袍金。我認為港鐵公司是有需要作出平衡的，因為港鐵公司一方面是一間上市公司，要向股東交代及賺取應有的回報，但另一方面亦是一間公共服務機構。政府的公共交通政策是以鐵路為骨幹，因此，港鐵公司不可以只顧賺錢，亦必須顧及公眾利益。所以，希望港鐵公司管理層，包括主席及行政總裁，能夠充分理解我剛才提出的這一點，要認識如何平衡公眾及股東的利益。

主席，鐵路是本港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政府亦已表明要發展以鐵路為骨幹的運輸系統，相信不少上班和上學的市民均會優先選擇乘搭港鐵。不過，港鐵近年事故頻生，數條鐵路線，包括很多新界東居民乘搭的東鐵線，經常因為信號問題、有動物闖入路軌、有人意外墮軌等原因，令列車服務受阻，輕則延誤服務數分鐘，重則導致列車全線停駛，對新界市民造成極大不便。此外，港鐵最近發生連串大型工程事故，包括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嚴重超支和延誤、我們早前討論的沙田至中環線工程懷疑有人造假、擅自更改圖則和工程引致車站沉降超標等，連番事故令市民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管治問題產生關注。市民近月已經歷兩次比較嚴重的列車事故，第一次是今年9月颱風襲港後，東鐵線近乎全面停駛，新界居民無法前往市區。接着10月中，由於發生信號故障，導致四線全面故障，當時剛好是上班時間，鐵路受阻也導致路面交通受到嚴重影響，當天上午的交通混亂、"打工仔"焦急上班的狼狽心情，很多人仍然歷歷在目。主席，我們始終不能夠接受港鐵"三天一小壞、五天一大壞"，更不希望這種情況變為常態。港鐵列車服務變差，始終與港鐵公司的管治有直接關係。要改善港鐵的服務表現和質素，必須同時完善港鐵公司的管治。我認為，港鐵公司的管理層及作為港鐵公司最大股東的特區政府均責無旁貸。對於港鐵公司過往的管治表現，我相信大家心中有數，但究竟現時代表政府出任港鐵董事局成員的劉怡翔局長、陳帆局長和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林世雄及運輸署署長陳美寶，過去在董事局內肩負起怎樣的監管角色呢？各人有否為港鐵服務質素下降而代表政府和香港市民發聲或提出建議呢？此外，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在2014年5月曾表示，政府高度關注高鐵工程延誤，會了解項目管理和監察方面的問題，並會推行加強港鐵公司管治的措施，包括向公司董事局提名新增董事。我想問政府，2014年推出的這些措施，對於加強港鐵公司的管治有多大成效？今天，我們再次討論港鐵公司的管治問題，是否正正反映政府當年推出的措施根本無效？政府會否告訴我們，究竟如何根治這個問題？我希望官員答覆時可以逐一回應。主席，港鐵基本上年年加價，說好的"可加可減"機制，基本上只是單行加價，沒有減價。

很多車站設施仍然有待改善，很多也不是居民友善的設施。我說回所屬的大圍區問題，很多大圍市民向我反映，有出口設有扶手電梯上，但卻要下樓梯，令很多市民大呼不便，而直接接駁名城的F出口亦只有樓梯，卻欠缺幫助輪椅上落的設施，長者和乘坐輪椅的朋友要繞遠路才能夠乘搭港鐵，出入非常不便。我想問這些管治問題，究竟由誰造成，以及為何這麼長時間，也沒有人處理這些問題呢？此外，有關就東鐵加裝幕門的問題，是我和區議員、很多地區發展主任一直爭取。粉嶺站接二連三發生乘客墮軌意外，令很多市民關注，提出加快安裝月台幕門的訴求。我在10月中曾邀請港鐵公司代表和我一起前往粉嶺站視察，了解東鐵線安裝月台幕門的最新發展。不過，他們告訴我，要待沙中線開通後，才能夠研究安裝幕門的問題。

今早我們也提出了一項關於東鐵線的質詢，局長的答覆仍然未能回答沙中線何時能夠開通、會否部分開通、可行性是何時、時間表為何？究竟現時政府在整個港鐵公司管治的角色為何呢？我十分希望政府能夠真正告訴我們，港鐵公司的管治是有效的，以及有何措施能夠改善其現行的管治。

主席，香港一直奉行"鐵路優先"的運輸政策，按政府的全港公共交通規劃，鐵路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按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今年3月公布的2017年全年業績，本地鐵路服務的總乘客量已達到16億3,800萬人次，市民在交通上極為依賴鐵路系統。近年港鐵公司的服務質素、企業管治及工程監督可謂千瘡百孔，乏善可陳，沙田至中環線工程更爆出連串鐵路建造工程質量事故，企業形象一落千丈，我以8個字來形容，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港鐵公司完全辜負了市民的信賴。特區政府是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有重大責任監管港鐵公司，為市民提供最優質和安全的鐵路服務作為基建的基礎。特區政府必須想辦法重整港鐵公司管治，以改善其服務及企業形象，挽回公眾對港鐵公司的信心。

市民最關心的是票務和服務，例如列車班次的頻密度、故障次數及車廂擠迫等問題，真的是"驚乜就嚟乜"，票價和服務對市民影響最大，但港鐵卻故障連連，接二連三出現嚴重延誤。我讓大家看看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僅在去年10月至12月，已經有10宗31分鐘或以上的嚴重延誤事故；今年10月16日荃灣線、港島線、觀塘線及將軍澳線更先後發生信號故障，"四線全冧"，大家是否認得這個情境呢？我相信大家都歷歷在目。老實說，這次影響了全港300萬人受難，"打工仔"及學生真的叫苦連天，局長，我覺得香港當時真是陷入一片混亂。港鐵公司坐擁豐厚盈利，但只懂加價，港鐵服務卻日日退步，服務長期滯後，系統問題長期未能解決，提出的票價優惠更是小恩小惠，"給你一粒糖，卻騙了你一間廠"，市民要"硬食"，肉隨砧板上，被"㩒住搶"。享受服務變了承受延誤，其實真的引起了很多矛盾，令市民怨聲載道。特區政府作為港鐵公司的大股東，我認為政府應該督促港鐵公司改善服務質素，要求港鐵公司主動調低票價或提供更多票務優惠，承擔社會責任；而針對港鐵列車服務因信號系統老化而產生的嚴重延誤問題，我覺得政府責無旁貸，要督促港鐵公司定期提升信號系統至最新版本，減低對市民的影響，不要阻礙市民上班，因為香港市民是很喜歡上班的，局長。除了定期更新信號系統外，我覺得港鐵公司亦應要檢討如何令月台設施有所增值。改善車站月台迫爆問題，是我自擔任觀塘區議員，以至作為立法會九龍東界別的議員以來非常着緊的事情。局長，眾所周知，隨着觀塘區人口不斷增加——流動人口、就業人口、居住人口，我們的鐵路月台非常擠迫，我相信你也應該體驗得到這情況，在上下班的時候長期迫爆，市民要排隊入站，局長應該看到了，市民要排隊上天橋的情況屢見不鮮。其實，觀塘站在1979年已落成投入服務至今，一直未有大改動，現時有一個契機，就是觀塘市中心重建，如果港鐵公司未能抓緊這個契機來擴闊月台，改善現時迫爆的情況，我覺得將來會為觀塘區帶來嚴重的災難。我希望局長能夠督促港鐵公司，擴闊觀塘鐵路站月台，還要擴建其他設施，改善這些問題，不要再小修小補。監管鐵路建造工程是港鐵公司的責任，建造工程可以外判，但緊記監管責任不能外判，但港鐵公司現時有意無意裝傻扮懵，將一些問題完全推得一乾二淨。主席，我想說的是"一推再推"便令沙中線工程在"無皇管"的情況下出現了很多問題，政府才如夢初醒，更可笑的是有些官員閱報才知道發生問題。

主席，我很希望透過今次的辯論，稍後可以聽到局長告知如何能完善接下來的監管工作，如何能解決現時各自為政，互不統屬，一盤散沙，效率不彰的情況。我相信我和香港市民都很希望看到政府能在角色上承擔更多，政府要有所承擔，有所作為。多謝主席。

為何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廉潔公正的香港，今天竟會變成這種模樣？現在的政府部門和公用事業，是否以為"有錢使得鬼推磨"，於是便可以遺忘對公眾應負的責任？最意想不到的是，當問題揭發後，港鐵公司主席仍然屹立不倒，政府還膽敢在剛過去的星期一，讓一直被人詬病的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再續任半年。

再看看建制派陣營，繼他們依舊是"講就兇狠，做就等等"，在發言時大聲疾呼、咬牙切齒地鞭撻港鐵公司，但在就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表決時便現形，全部投反對票。他們似乎是擔心民主派會藉機發難攻擊政府多於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因此竟然公然悖逆民意，反對立法會正式調查此事，部分議員甚至胡言亂語，轉移話題，中傷站出來揭發問題的分判商，指稱他和承建商有過節，又或誣衊他因政治立場作祟，才會語出驚人。港鐵公司接連爆發管治醜聞，反映出港鐵公司已成為"無有怕"的獨立王國，政府即使身為港鐵公司最大的股東，也無法有效監察他們的運作。

一言以蔽之，港鐵公司的糊塗帳亦反映了香港的衰敗，讓我們看到香港是越來越不重視"公眾責任"了。

主席，我多謝今天有議員提出"重整港鐵公司管治"的議案。

總結而言，就這項議案，我會支持郭家麒議員及林卓廷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田北辰議員動議的"重整港鐵公司管治"議案，當然值得深思，因為港鐵公司的管治明顯有問題，醜聞不絕，已非始於今天。可是，我仍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港鐵公司問題的看法。

事實上，不少上市公司均會將部分業務分拆出來，尤其是明顯牽涉公眾利益的部分。

但是，為何沙中線及高鐵的建造工程卻出現這麼大的落差呢？其實，問題的癥結在於政府選擇採用委託協議的方式進行。這是一種十分奇怪的做法，因為工程承辦商似乎須向港鐵公司負責，也似乎不用向港鐵公司負責；港鐵公司的管理層似乎有管理權，也似乎沒有，因為它還要上報鐵路拓展處委託的工程管理人員。

事實上，在2014年有關高鐵超支問題的報告中已清楚指出港鐵公司權責不清的問題。即使當時港鐵公司董事局的獨立專家報告，亦指出了無論是公司內部文化或權責問題，均影響了一些決定。我們也曾在立法會詢問港鐵公司的工程總監黃唯銘，港鐵公司在執行本身的工作與執行委託協議書的工作時，在管理態度及成效上是否有分別呢？

因為港鐵公司既要負責建造工程，也要處理物業發展事宜，當中存在角色矛盾的問題。

"由於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便會產生實際矛盾。

代理主席，相信年長的朋友會記得兩句話："地下鐵路為你建造"。

問題由開始發生至今，為何我認為政府的態度及處理方法都值得商榷？在此段期間，局長有兩句說話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印象深刻。第一，當陳帆局長談到沙中線問題的時候，他說自己也是剛從新聞報道得知道港鐵出了事故。我不是要他說謊，而是他作為政府高官、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不能夠用這種方式告訴全港市民，香港政府在管治港鐵公司上無所作為。我不是說他是否無能，這是智慧的問題。

這句說話對於大眾市民來說是摸不着頭腦的。

可能局長會覺得官僚制度太龐大，沒辦法處理。

以往的口號是"地下鐵路為你建造"，後來有網民及年青人將之改為"地下鐵路包你遲到"，到今時今日更改為"地下鐵路一定搭唔到"。

政府有76%股權，小股東佔24%，是否意味如要改善現時港鐵公司現況，全香港700萬人須各自購入一股，成為小股東，然後"股民維權"就可以改善港鐵公司呢？政府作為大股東，為何不管治、約束港鐵公司？

大家要分清楚，如果地下鐵路由始至終是為香港人建造的話，港鐵公司就不會變成以發展商的模式運作，不會只顧及向股東派息，不會罔顧香港人的安全.....謹此發言。

現在是政府政策決定用鐵路作為整個運輸系統的骨幹，並讓港鐵獨大。

有一項是"新項目"，下有"一般規定"，聽完後便會知道，原來政府是要擔保港鐵公司賺錢的，且讓我向代理主席唸出來。"在符合《地鐵條例》的規定的前提下，已確認當承辦新項目及/或經營新鐵路時，本公司"——當然不會是政府，而是合併後的港鐵公司——"需要取得適當的商業回報率。政府同意除在若干情況下及除非有關各方就商業回報率達成協議，政府將不會要求本公司建造任何新項目及/或經營任何新鐵路。政府確認，為了令特定的新項目及/或新鐵路取得商業回報率，以及為了讓本公司能夠保持其財政狀況及業務，政府或需要就該等新項目及/或新鐵路提供財務及其他支持。"這便是告訴大家，穩賺的一定是港鐵公司；我們作為小市民，只會被"食到入肉"。最明顯的當然是我現時手上的委託協議。我不知道有多少議員曾看過委託協議，更不清楚局長是否願意安排少許時間翻一翻，因為上次蘇副局長沒有看過便胡亂回答問題，這是我上次在小組委員會已經指出的。

首要指出的最大問題，是高鐵超支延誤。由夏正民法官領導的專家小組在報告中也指出，這份委託協議是有問題的。

港鐵公司的董事局有4位非執行董事，包括政府官員，即兩位局長，一位常任秘書長及運輸署署長，合共4人，另外還有14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而我們的同事石禮謙議員是其中一位。老實說，我上次就類似議題發言時也提到，交由政府官員或公務員擔任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第一，他們真的沒有時間處理；第二，抱歉我要說一句，他們可能欠缺相關知識；以及第三，就是他們根本不曾處理過上市公司的工作。

我並非小看這批同事，但他們可能對上市公司的運作真的不太熟悉，因為他們的工作經驗等全來自公務員系統，對於上市公司的種種運作又怎可能熟悉呢？

我不會在此逐一說出，但當中包括高級退休公務員、退休律師、退休會計師和退休測量師等。

佔25%股權的小股東有沒有能力或資格委派兩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來保障他們的權益呢？我請政府告訴我，在這14個人當中，究竟誰擁有營運地鐵的經驗、負責工程的經驗或管理跨國公司的經驗呢？

此外，港鐵公司在董事局下還設有數個委員會，分別是審核、提名、薪酬、工程、風險和企業責任委員會。

為何現時會沒有具公信力的投標委員會，亦沒有法律或合規委員會呢？

我們看看它的經常性業務包括四大業務，就是香港客運業務、香港車站商務、香港物業租賃及管理業務，以及中國內地及國際的鐵路、物業租賃及管理附屬公司。當中的香港客運業務，即是香港人最關心的業務，竟然只佔其所有業務的33%。港鐵公司把精力和時間全部用於拓展外地業務及管理物業。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港鐵公司本身是香港最大的怪胎，明明他們使用的土地是公共資源，他們以最低廉或根本是政府批給他們的土地來興建鐵路等，但他們卻不是真的為了公共服務。

港鐵公司"左騰右騰"，但誰才是他們真正的服務對象？

抑或她要看重北京的老闆，他佔25%？剛才，鄭松泰議員提起一句曾幾何時我們耳熟能詳的口號："地下鐵路為你建造"。

港鐵公司弄得糾纏不清，於是，我們便在這種模糊的情況下討論港鐵公司的服務質素、企業管治、工程監管。

說真的，何謂獨立或不獨立呢？鐵路拓展很明顯是公共服務，如何將其獨立分拆出來？

大家的討論到這裏便告一段落，但大家說到的甚麼改善內部招標、工程管理通報機制，提升工程監管的要求，卻完全沒有解釋。

話說港鐵公司是一個"巨無霸"，這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沒有特別留意港鐵公司在海外的發展項目。

我其實最想談的是港鐵公司的上蓋物業發展。政府要求港鐵公司興建公共房屋。

於是，特首便要成立調查委員會來處理，要人頭落地。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最令市民印象深刻的一句是"我說OK便OK"，這句話盡顯港鐵的精神，甚至今天的特區政府也是這種態度。港鐵公司的問題數之不盡，嚴重事件包括沙中線醜聞和高鐵工程延誤及超支，它更曾多番隱瞞事故。

多位議員剛才從不同角度討論管治問題，例如港鐵公司主席的責任、高層問題，以至其他多個例子，我不想重複。

田北辰議員的原議案提出有需要"督促港鐵公司定期檢討其更新信號系統的投資策略"，這或許是由於田北辰議員較為重視投資和金錢方面。

代理主席，聽完石議員的慷慨陳辭，他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挺港鐵公司的主席，亦指田北辰議員以前參與管理鐵路時，也出現很多問題。今次提出這項議案，是關於重整港鐵公司的管治。其實，石禮謙議員在港鐵公司的管理層這麼久，他應該很清楚港鐵公司發展到今時今日的狀況。我剛才一直聆聽大家辯論，亦閱覽港鐵公司給議員的年報，當我翻開年報，便已經看到有關港鐵公司的目標及企業的策略，它要提高企業的聲譽，包括成為香港的驕傲，要打造國際品牌。我在成長過程中，也看到地下鐵的建造，我曾經亦感到很驕傲，港鐵公司的服務快而準，香港可以有一個集體運輸系統，解決這個擠迫城市的交通問題。

港鐵公司的年報亦指出，要打造國際品牌。如果在香港做得好，便衝出國際，這可擦亮這個招牌。但是，現時出現事故，我不知道如何擦亮這個招牌？此外，港鐵公司的企業策略說要鞏固及拓展香港的業務，包括鐵路網絡、拓展非票務的業務，而非票務的業務是一個大範圍，當中包括廣告業務及地產業務，當然，還有推動鐵路現代化及信號系統更新等。第三個企業策略最厲害，便是加快中國內地及國際業務的發展，要深化現有業務所在地區的業務基礎，要開拓新的業務地區，要探索物業發展的機遇。

港鐵公司的業務範疇很闊，企業的發展策略也很廣，其業務範疇包括鐵路建造工程、車務營運、列車服務、信號系統，亦包括地產方面，例如上蓋物業的發展、商場和住宅物業管理，還有海外物業的發展項目。所以，當市民購買港鐵公司的股份時，好像是購買鐵路股份，但它們實質上也是地產股。

所以，如果一間公司在處理鐵路業務外，還要處理廣告和地產項目等，大家便要想想，它究竟有多少精力做好鐵路的營運、服務及鐵路工程的管理？

港鐵公司不單在香港有這麼多範疇的業務，我們還看到它近年的發展，因為它要衝出香港，走向國際，走向大陸。它在深圳、北京、天津、杭州及澳門，也有地鐵及輕鐵的項目；遠在歐洲的英國、瑞典及澳洲，都有業務。

中國很強調經濟發展，要走出國際。要走出國際並不是錯，但港鐵公司走得太快，兼顧不到香港的本業，那它如何成為香港的驕傲？如何打造成國際品牌呢？所以，我覺得港鐵公司需要治理、整頓，以及看清楚自己企業發展的定位問題。
主席，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曾經是一間令香港人非常自豪的公司，我記得它曾奪得亞洲著名商業刊物的最佳管理公司的殊榮，令香港人甚感驕傲。但是，面對今天種種問題，包括經常發生事故，修建鐵路又經常出現超支和延誤，還有沙田至中環線的建築醜聞，實在令人感到非常痛心，我認為這些問題均由政府一手造成。

另一錯誤是在2007年讓兩鐵合併，造成今天的寡頭壟斷局面。此外，當局無故在2007年宣布進行十大基建，當中包括多條鐵路如南港島線東段、沙中線和廣深港高速鐵路等，令港鐵公司的負荷突然加重不少。

如果根據田北辰議員的建議成立鐵路拓展署，其實等於從不同部門如機電工程署、土木工程拓展署、屋宇署及路政署等抽調官員執行有關工作，來來去去由同一群人負責，無法真正改善管治問題。所以，我希望政府切實考慮如何解決港鐵公司作為上市公司，一切只向錢看的問題，並希望政府早日覓得人才，把運輸及房屋局分拆，以便政府高層可......專心管理運輸事務。

主席，我首先想回應田北辰議員。他很開心地說政府聽取了他的意見，興建東大嶼人工島時，會一併興建多一條由新界西直達市區的鐵路，這是他一直倡議的。他之前說，如果政府不肯答應這一點，他會反對所有新界西的發展項目。他引用發展錦田南作為例子，說他投下了反對票。我翻查財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的紀錄，田議員在兩次會議投票都是缺席的，並沒有投下反對票。

此外，田議員現時不斷說，新界西居民希望有多一條鐵路直達市區，所以要支持東大嶼萬億元的工程。我覺得我們萬萬不能隨便接受這種說法，這是引領新界西居民走向錯誤方向的說法。第二，今天聽到很多同事批評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各方面的問題，批評時兇狠，但調查時卻表現"鵪鶉"。

現時辯論這項無約束力的議案，大家卻高聲批評，希望大家不要說時兇狠，調查時"鵪鶉"。

第三是整體公共運輸政策以"鐵路為本"。回看數字，這三大公共運輸政策帶來的結果是，使用2008年至2018年的數據作為例子，香港的人口在這10年間增加了6%，但港鐵的乘客量已經由每天350萬人次增加至500萬人次。

主席，剛才20多位議員就田北辰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陸頌雄議員、陳恒鑌議員、郭家麒議員及林卓廷議員所提出的修正議案發言。我再次感謝各位議員的意見。對於部分議員的提問和建議，我在早前發言時已作出回應，主席，請容許我不再重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香港的公共交通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個背景下，我們要明白港鐵作為公共交通的集體運輸系統，運載力龐大、速度快、效率高，所以，港鐵對市民日常出行舉足輕重，背負着香港市民的期望。因此，港鐵公司由日常營運出現延誤以至鐵路項目質量監管出現失誤，都難免會令市民失望。總結剛才20多位議員的發言，他們主要的論點都是圍繞港鐵公司管治架構，包括董事局的職能、董事局與高級行政人員的分工和轄下委員會的權責；第二，論點亦涉及項目管理、日常營運的表現，包括內部溝通、上報管理層以至向外公布、投標的監督管理，以及當有失誤、延誤的情況時的懲處機制。當然，議員亦討論到港鐵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票價調整，以至其須否照顧公眾利益等事宜。事實上，在過去多年，港鐵公司投放不少資源參與社會服務，但結果仍予人漠不關心市民福祉的感覺。這個現象的確值得思考。有關的討論亦觸及政府的角色、監管制度、是否需要收緊法定監管，甚至建造新項目的委託協議是否適合等議題。就此，我希望大家稍後可再作詳細討論，而我亦會將有關意見向港鐵公司的董事局如實反映。談到董事局的職能以至政府代表的表現，我必須在此作出說明，因為剛才有議員質疑董事局成員以至政府代表。我希望大家明白，港鐵公司董事局的組成和功能符合《公司條例》以至上市公司的規範，獨立董事亦有履行職能的責任。就沙中線事件，我們在調查中亦清楚看到，整個董事局是被蒙在鼓裏，故此希望大家在評論時可以合理持平。在過程中，政府的代表亦克盡己職，充分表達意見和監察表現。除了管治架構以外，剛才的討論亦觸及《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有部分議員亦提及整體運輸研究。我希望在此說明，整體運輸研究其實包含許多層面和不同的公共運輸工具。過往，我們在2014年發布了《鐵路發展策略2014》；在2017年亦公布了《公共交通策略研究》的結果；現時亦安排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整體安排都是適時進行相關的公共交通研究，我們覺得這安排是更為適時，對交通發展更為可取的做法。當然，剛才亦有議員提及新發展區發展後人口增長，交通運輸需要會相應增加。我希望在此言明，在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中清楚指出，政府是不會自滿，亦會更積極以"運輸先行"來創造容量，發展公共交通，提升安全和服務質素，便利市民出入。雖然剛才有議員提及以鐵路為骨幹，但是以鐵路為骨幹的前提，是以公共交通為本，鐵路、巴士、小巴、的士以至電車和渡輪，都是各司其職，恰如其分地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我們每天有1,200萬人次的市民利用公共交通出行，其中有700多萬人次乘搭巴士、小巴、的士以至電車和渡輪，所以，所謂"鐵路獨大"的論述並不恰當。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剛才的討論亦提及政府是否有合謀隱瞞。就這一點，我必須澄清：對於這個說法，政府不能苟同，我亦絕對不能同意。整個政府團隊在處理港鐵公司相關的事務，包括一些運作上的延誤，以至工程項目管理的失誤，都是開誠布公，絕不包庇，亦絕無隱瞞。對於剛才20多位議員的發言和提出的建議，我是虛心聆聽的，亦會切實向港鐵公司董事局反映。由於調查委員會、專家顧問團、以至屋宇署和警方進行的調查，仍在密鑼緊鼓、如火如荼進行中，故此政府會全面和深入研究上述調查結果和改善建議，亦會連同議會的意見一併考慮。在我們作出整體考慮前，剛才我已說了，政府會因應大家的意見，責成港鐵公司全面和多方位改善內部和外部的管治架構，包括與政府、議會和市民大眾的信息通報，以及鐵路建造和營運方面的表現，繼續為市民提供優良的鐵路服務，務求挽回公眾的信心。

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重整港鐵公司管治"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重整港鐵公司管治"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